主席，據報，上月底至本月初的兩星期，多間公立醫院的內科住院病床住用率超過百分之一百。鑒於冬季流感高峰期即將來臨，有醫護人員估計公立醫院爆滿的情況將會越趨嚴峻。

主席，就李國麟議員質詢的各部分，我回應如下：一醫院管理局在2017年9月4日至10月29日期間各急症室按周劃分的每日平均就診人次及各分流類別的平均輪候時間分別載列於附件一及附件二；而設有急症室的醫院按周劃分的經急症室入院人次及平均入院等候時間分別載列於附件三及附件四。二一般而言，由於醫管局按聯網為病人安排臨床服務，因此病人的治療過程可能牽涉同一聯網內不同的醫護單位。因此，從聯網層面而非個別醫院層面詮釋住院病床住用率等服務指標，更能反映實際的服務使用情況。醫管局在2017年9月4日至10月29日期間各聯網主要專科按周劃分的住院病床住用率載列於附件五。附件六載列醫管局各聯網截至2017年9月30日及10月31日主要專科護士的人手數目。

人口老化引致服務需求持續增加，更讓前線的護理人員面對沉重的工作壓力。醫管局一直持續招聘全職和兼職護理人員，積極吸納合適人選。醫管局的護士人數已由2014-2015年度的23,791人增至2016-2017年度的24,980人，每年平均淨增長為594.5人。隨着護士人手供應最近有所增加，前線人手短缺的壓力稍為紓緩，但整體而言，護士的人手仍然緊絀。在過去數年，醫管局推出一系列措施以挽留人才，包括聘用退休護理人員、增加培訓及晉升的機會、增聘病房文員及助理以分擔文書工作及協助護士照顧病人，以及改善工作環境等。此外，因應人手緊絀，醫管局更推出特別酬金計劃，以更靈活地增加人手，應對服務需求高峰期。為鼓勵更多同事參與，於今年冬季服務高峰期間，醫管局會提高計劃的彈性，將部分額外服務時段由劃一每節4小時改為每節兩小時或以上。在2017-2018年度，醫管局計劃招聘2,130名護士，以應付包括在冬季流感高峰期的服務需求。招聘工作至今的進展良好，截至10月已聘請1,607名全職護士，約為目標的75%；醫管局亦已聘請1,258名兼職護理學學生。

流感高峰期即將來臨，局長是否有信心可以在往後數月勒令醫管局要達標，以及有何計劃解決流感高峰期迫爆病房及人手緊張的問題呢？

所以，我們會繼續努力招聘全職護士。

當然，醫管局亦有其他一系列措施，應對流感季節的服務需求，有些措施已經展開，有些亦會盡快展開。例如我們計劃在本年度開設229張恆常病床，亦會在流感高峰期加設大約700張短期病床，部分亦屬於提早開設的恆常病床。

我想問局長，在她的認知中，有否聽過"地獄醫院"？

我們將他們提出的問題分為短、中及長期來制訂應對措施。此外，我們亦增加資源讓醫管局作出應對，尤其是一些中、長期或與資源有關的措施。

如果我們能夠重建或擴建一些醫院，增加醫院的地方，在加床或增加硬件時，便可更加到位。除了硬件，軟件例如人手亦十分重要，鄺議員和李國麟議員剛才也指出這是一個大問題。

在資源配對上，正如施政報告提到，我們會以3年為一個周期作出資源配對，以應對現時人口老化及慢性病所帶來的服務壓力。

這固然是一項指標，但工作環境等硬件，以及員工工作壓力會是我們最關心的事情。

我想問政府，它有否研究為何威爾斯親王醫院的病人需要等候特別長時間，相對其他醫院要多等100分鐘呢？是否由於醫院獲編配的人手不足，或是醫院在設計上有問題？政府有何具體建議協助威爾斯親王醫院呢？
主席，多謝黃議員的補充質詢。我們對每個聯網，特別是急症醫院也相當留意，亦十分關注它們的急症室求診人次、輪候時間，以及病人要等候多久才可入住病房。

所以，作為應對措施，我們亦有與勞工及福利局接觸，希望在接下來的冬季流感高峰期，可以做好這方面的工作。

主席，感謝葉劉淑儀議員的補充質詢。我們除了在急症室提供一些即時資訊，包括急症室的等候時間及相關服務的資料，亦有提供基層醫療指南，內有私家醫生及中醫名錄的網頁連結。

醫管局各普通科門診診所在長假期會增加服務量，約可增加5,000個診症名額，增幅大概三成。此外，在整個流感高峰期亦會額外增加大概18,000個診症名額，當中包括夜診。當然，當局亦會加開一些臨時病房，擴大日間覆診服務。使用急症室服務的病人，尤其是被列為次緊急及非緊急的病人，其實均是一些年長及患有慢性疾病的市民。

行政長官其後於本月18日代表特區政府，與廣東省人民政府就實施一地兩檢安排簽署《合作安排》。

高效省時的通關程序對全面體現廣深港高鐵快捷、方便的優點至為重要。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日後實施"一地兩檢"安排，乘客可以一次過在西九龍站內完成香港和內地通關程序，讓乘客便捷往來全國各地，不受內地車站是否設有通關口岸所限制，也容許香港日後可開通直達更多內地城市的高鐵服務，配合未來的鐵路服務需求，這些優點並非其他通關安排所能比擬。特區政府明白香港社會關注廣深港高鐵實施"一地兩檢"的安排，亦一直堅持有關安排必須符合"一國兩制"和不違反《基本法》，運作上切實可行，以及必須有效處理保安風險，排除保安漏洞，以保障兩地的安全。此外，我們亦一直密切留意立法會及社會的意見和關注事項。在今年7月，特區政府與內地相關部門就落實"一地兩檢"《合作安排》的框架內容取得共識後，隨即在2017年7月25日向行政會議匯報。在取得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同意推展"三步走"建議後，特區政府在同日下午作出公布，務求盡快向公眾交代方案，展開社會討論。經過香港社會多個月來的討論，以及立法會在2017年11月15日通過特區政府提出的議案，特區政府已經正式啟動"三步走"程序，於2017年11月18日與內地簽署《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實施"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上述《合作安排》是由特區與內地達成的，而行政長官及廣東省省長分別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及內地簽署代表。

我們理解部分議員關注"一地兩檢"安排，包括有關安排會否影響"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實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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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認同維護"一國兩制"和堅守《基本法》極為重要。正因如此，特區政府與內地在商討"一地兩檢"相關事宜的過程中，雙方由始至終的共識都非常明確：一方面盡量方便乘客及發揮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的效益，同時堅持"一地兩檢"在法律上必須符合"一國兩制"政策，並且不會違反《基本法》。

由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將於稍後審議《合作安排》，並考慮到關於挑戰"一地兩檢"的司法程序仍在進行，現階段我們不適宜就相關法律問題作出詳細討論。隨後展開的本地立法工作是"三步走"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其目的是落實《合作安排》的有關內容，而有關立法建議日後必須經過立法會審議及通過，方能在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安排。屆時，立法會可就條例草案的具體內容作詳細討論。特區政府會在未來的本地立法過程做好解說等相關工作，爭取議員的支持，讓香港市民可如期享用高鐵服務，體驗西九龍站"一地兩檢"省時便捷的安排。

是否在八三一決定之後，又出現另一框架？現在是否有一個"一地兩檢"框架，要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後，我們才能進行本地立法，而且只能依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行事？

主席，關於"三步走"程序，大家必須明白，在香港特區進行本地立法是"三步走"程序的最後一步，其目的是就着落實《合作安排》的有關內容，提供所需的本地法律基礎，以及處理相關事宜。屆時，立法會可就條例草案的具體內容作詳細討論，並決定是否通過有關的條例草案，以落實"一地兩檢"方案。正如我剛才所作的詳細闡述，立法會具有最終權力決定是否通過有關的條例草案，所以基本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批准及《合作安排》的細節都要經立法會討論，立法會的權力及香港的法治依然存在。

進行本地立法時是否必須依據《合作安排》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行事，不能有任何僭越或違反？

主席，就立法程序而言，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合作安排》，立法會最終通過落實"一地兩檢"安排的本地法例，是不應與《合作安排》的內容有所抵觸的。但是，這並不代表立法會沒有自行作出考慮、討論和決定的權力。
主席，關於"一地兩檢"方案，特區政府與內地已討論了最少超過10年，但一直黑箱作業。

這建議引起法律界甚至香港整體社會譁然，有很多法律意見也提出挑戰，指此一做法其實整體違反了《基本法》。

主席，一個如此簡單的清關、出入境......

關於"一地兩檢"安排的法律基礎和相關問題，正如我剛才所作解釋，特區政府與內地相關部門商討落實"一地兩檢"的方案時，雙方的共識非常清楚，就是必須符合"一國兩制"及不違反《基本法》。

同時，我們會就《基本法》不同條文作出深入研究，亦會繼續小心聆聽公眾對《基本法》不同條文的意見，包括社會上較多討論的條文如第二、七、十八及二十條。我們更會如實向中央反映香港社會各界的意見，並不斷檢視和完善這方面的法律分析。但是，正如我剛才重覆指出，由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將於稍後審議《合作安排》，並考慮到有關挑戰"一地兩檢"的司法程序仍在進行，因此現階段我們不宜就有關的法律問題作出詳細討論。

從政府的主體答覆可以看到，他們其實非常虛怯，這次"割地兩檢"，分明就是密室談判，出賣香港。

主席，相信在座所有議員，包括政府官員，對香港的核心價值、法治精神，均是高度擁抱和堅持。香港政府在處理"一地兩檢"安排時，亦是以同一態度及宗旨行事，適時把我們所做的工作公開，並在有需要時徵詢立法會議員的意見。就有關"一地兩檢"的議案，雖然並無約束力，但政府也前來立法會尋求議員的支持。相信我們的行動是事實擺在市民面前，一切清楚明白，足可顯示我們是以開誠布公、擁抱法治精神的態度行事。

多謝劉議員的質詢。

至於其他方面事宜，由於涉及複雜的跨境運輸交通基礎建設，要做到無縫交接和暢順運作，事實上有很多事情需要處理，例如票務、票價、車站管理和營運，甚至設施管理、監管、標準水平，以至日後的車票收入分攤、營運費用估算，在在需要雙方合作進行磋商。不過，基於互相尊重，我們跟對方已有共識，就雙方均同意可以公開發表的安排，我們會第一時間向公眾和議會作出交代。正如在處理有關"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及第三步的工作，我們都抱有同一態度。

主席，當局於本月1日回覆本人質詢時表示，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正研究，容許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成員年屆退休前，提取部分強積金累算供款，作首次置業用途。

主席，有關容許計劃成員在退休前提取部分強制性公積金累算權益，作首次置業之用的構思，是個具爭議性的課題。社會各界對這課題的意見紛紜，有支持亦有反對，並非只有謝議員羅列的支持意見。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只是檢視了其他國家的有關安排，分析在香港容許有關安排的利弊及可行性，積金局至今仍未有最終的建議。正如我上一次回答謝議員相關問題時所說，政府會通盤考慮有關理據，並慎重研究有關理據與設立強積金制度的政策目標是否一致。我必須強調，我們現正進入加息周期，會對資產價格有影響，須慎防風險。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我們不能夠只假設樓市只升不跌。所以，政府不會有任何舉措，與逆周期措施相違。就謝議員的質詢，我現答覆如下：一安老按揭計劃於2011年年中推出，旨在給予退休人士多一個財務安排的選擇，以提升他們的生活質素。在計劃下業主可以以香港的住宅物業為抵押品，向銀行申請安老按揭貸款，在固定年金年期內或終身每月收取年金，並繼續安居在原有物業直至百年歸老。截至今年10月底，安老按揭計劃累積申請共2,200宗，計劃下業主所獲每月年金平均為15,100港元。今年首10個月，計劃錄得644宗新申請，按年上升1.5倍。我想強調，現時已經有逆按揭的安排，任何符合申請貸款資格的人士，已經可以透過這個機制申請。二政府不認為容許提取強積金作首置和強積金投資表現有直接關係。但我必須指出，強積金制度容許分散投資風險，而將強積金用來置業，減低分散風險的效果。此外，積金局的財務狀況與是否容許提取強積金作首置的構思也是無關。我亦已在上一次回答謝議員相關問題時表明積金局的營運經費主要來自政府於1998年的一筆過50億元非經常補助金及有關的投資收益，積金局近數年錄得赤字是因為由於近年低息環境，投資市場較為波動，單靠非經常補助金的投資回報並不足以應付積金局的開支，以致積金局連年虧絀。而積金局亦從未向受託人收取註冊年費以應付營運開支。三綜合謝議員在主體質詢及我剛才概述正反雙方的觀點，足以反映研究容許提取強積金作首置用途，是一個非常複雜的課題。我們會全面及透徹研究這構思能否真的帶來支持推行方案的人士所論述的好處。我們不會預測樓價何時升跌，但政府有責任提醒市民在加息周期對資產價格造成的影響，置業要量力而為。

主席，看到大部分市民，特別是中產市民，最擔心在退休後"無瓦遮頭"。在這種情況下，既然政府有想法，可能有方法令強積金首置安排及逆按揭計劃合併起來，會否真的可以一舉兩得，做到安居及退休的政策？當局會否盡快考慮落實這兩點？
主席，關於強積金，議員提到與盈富基金作比較，說是強積金"跑輸"了，即回報較差。就此方面，其實我們以前也有提過。強積金本身是為退休儲蓄目的而作的長線投資，所以投資期動輒三四十年，其間難免經歷市場的經濟周期及不同的波動。所以，計劃成員不需要太着眼於短期的市況波動。我想特別提出的是，主席，為何我們一般不會將強積金的回報，與某一類產品、投資產品或指數作比較呢？主要是因為強積金投資於不同種類及不同地域的資產，它的分配與恆生指數、盈富基金等非常不同。

就此，也許可否請議員再解釋，建議把兩項計劃一併推行是甚麼意思呢？
主席，政府上次的答覆，是會令市民誤解或期望將來可以把強積金供款作首置或購買物業之用。

我想問政府會否就此推出全民退休保障計劃，從而補足有關缺口呢？

可是，現時另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按揭成數太高，即使儲蓄到一二百萬元，也未必可以申請到較理想的按揭。

主席，其實我剛才所說的問題或局長的答案，並不存在剛才有同事所說破壞支柱的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我相信我們要考慮通盤計劃，增設多一個退休選擇，讓市民既可以有樓宇自住，又可以累積財富。這個選擇比被強迫供強積金更好。

主席，我們是會考慮這個方向的，因為我們正等待積金局作詳細分析。正如我剛才所說，積金局正在分析這項建議，以及在政策上來說，這項首置建議與本身有退休保障作用的強積金的政策目的。另一方面，積金局也要考慮到不同界別和議員的關注、這項建議的可行性，以及其本身正面與反面的分析。

主席，局長於主體答覆的第二部分，提到現時強積金的管理機構——當然，大家都知道積金局雖然在1998年獲得一筆過50億元的撥款，但由於多年來的虧蝕，包括租用昂貴的辦公室及向CEO支付高薪，導致撥款現時只餘下大約40億元，被迫遷往葵涌。

主席，一般的法定機構都會向相關成員收取費用，可能是公司向各類成員收取費用給法定機構運作。關於這種情況，其實在積金局成立時，當時在法案已經有一項條款，准許向受託人收取註冊年費。

當然，這項條款現時仍然在法案中，至於積金局將來會否使用這項條款，我們要視乎具體情況才會有看法。

其實，我們看到在成本方面，基本上是有減低的。

另外，關於低收費基金，我們亦看到現時在市面推出的400多個基金中，有一半以上都是低收費基金。

所以，我們在很多方面都在努力中，令議員剛才所說關於強積金運作的成效，能比較上做得更好。

主席，有政黨成員於去年7月舉行記者會，聲稱他們收到廉政公署相當高層人員的消息及獲廉署3名知情人士告知，廉署的一項高層職位人事任命與該署正進行的一項調查有關。近日，該政黨的一名成員向傳媒表示，在一宗涉及一名前行政長官的案件原審後至重審前期間，廉署曾邀請一名銀行家就該案件錄取口供但遭拒絕。有市民向本人反映，為了保護受調查人士的聲譽和遵守保密規定，廉署不會就個別案件作公開評論，以致他們難以判斷該等政黨成員所言是否屬實。他們因此擔心該等言論長遠或會損害公眾對廉署在進行調查工作時恪守保密原則的信心。

代理主席，政務司司長的答覆一直強調"廉署保密，密密實實"，並且行之有效。事實是有人，包括民主黨的何俊仁和林卓廷議員三番四次高調聲稱接獲廉署的內部消息。他們更透過傳媒廣泛具體評論和披露調查細節，包括何時調查、調查誰人、曾接觸甚麼證人，甚至有否作出檢控等均全部披露。

《防止賄賂條例》有關禁止披露資料的條文是否"無牙老虎"呢？代理主席，我想知道政府的回應，如何解決現時面對的問題，是否沒有辦法呢？

如果根據司長剛才的答覆，是否代表林卓廷議員所說的不是事實呢？

我的補充質詢是，雖然司長剛才提及泄秘個案不是太多，檢控個案也很少，但究竟實際上這段時間接獲多少宗投訴，署方會否主動就一些自命接獲秘密消息的個案進行調查？

因此，我想更進一步追問，自稱收到廉署內部消息的人可否仍然在立法會外的"咪兜"或坐在這議事廳內胡說、"爆料"，說收到廉署的內幕消息？

代理主席，首先申報，我是廉署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委員及保護證人覆核委員會成員。在政府的主體答覆中，廉署在防止內部泄密方面，主要是透過加強培訓和作出內部提示。雖然廉署設有內部調查和監察機制，但我相信外界對這項機制所知不多。因此，我想問代司長，如果有廉署人員被懷疑不當泄露機密資料，是否必須由其他人舉報，還是廉署可自行啟動內部調查程序？

過去幾年的情況又是如何？

代理主席，葛珮帆議員剛才提到我的姓名，並質疑市民可能會相信我所說的話是事實。代理主席，我所說的，據我理解，一定是事實，而可信性絕對會比在座有些議員的博士學位更真確。代理主席，我想問司長，《防止賄賂條例》第30條訂有合理辯解，當中提述如果該項披露公開專員的不合法活動、濫用權力、嚴重疏忽職守或其他嚴重不當行為，可以獲得豁免。我想問司長，因為這項質詢的前言提到某一次我和前議員何俊仁的記者會，當時講述廉署副廉政專員，署理執行處首長李寶蘭被無理降職事件，如果這降職事件牽涉專員的濫權、違規，甚至不法行為，應否根據《防止賄賂條例》第30條獲得豁免，不受刑責？

代理主席，葛珮帆議員的口頭質詢提及廉署的保密問題，並提到我們在席的其中一位議員曾經向公眾披露涉及一宗案件的事件。至於這事件是否真實，公眾已經聽到，就會當作是真實。

我想問的並非一宗個案，而是萬一廉署內部發覺有人員在外面泄露一些調查的資料......